主席，教育局已決定由本年起恢復進行小三全港性系統評估。該局會每年從每間公營及直資小學抽出百分之十的小三學生，參與由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負責的系統評估。與此同時，學校可自行向考評局申請全校小三學生參與系統評估，並在此情況下可向考評局索取其學校的評估報告。

主席，你可否要求局方盡快提供有關數字，讓議會進行有效監管。

就這一點，我希望有具體、清晰的答覆。

主席，我的補充質詢很清楚，局方會否用問卷調查的方式調查教師的意見？

局方會否制訂明確的指引，不容許學校再就BCA提供習作、家課和考試呢？

我認為局長已詳細回答你的補充質詢。
主席，政府現時容許......現時除了每年從公營和直資小校抽選10%的小三學生參加系統評估外，教育局亦容許學校選擇是否讓全體小三學生參加有關評估。大家也知道，學生家長曾經對有關評核有很多不同的聲音，有些家長甚至表示反對。現時教育局容許學校自行選擇，會否令壓力落在學校身上呢？

主席，政府由3月公布復考至今，學校根本沒有充分時間和機制諮詢老師和家長的意見。我手上有一份學校通告，很多家長所接獲的通告，只是作出知會，根本沒有提供空間讓他們表達意見，更遑論給予他們空間表達會否參與。我想問政府，是否有任何措施，讓家長和老師表達是否願意參與TSA的復考呢？

有議員曾向考評局查詢，考評局表示須取得教育局同意，才可以公開這些數字。

兩個局互相"打龍通"，議員如何監察政府的教育政策呢？我覺得這是很離譜及不負責任的做法。

主席，為協助回收業提高作業能力和效率，政府於2015年10月撥款10億元成立回收基金，供回收商申請資助。

主席，雖然行政費用如此高昂，但局長仍表示是合理的，我對此表示震驚和失望。

最荒謬的是，基金批出的資助額有部分是6,000元、9,000元和10,000元，有關項目比比皆是。

主席，為免基金被濫用，現行的監察機制包括簽署資助合約、提交項目進度報告、委任獨立核數師審核帳目，以及秘書處進行突擊檢查等，而政府亦會就項目分期撥款，包括批予中期及終期撥款。

主席，請問在獲基金資助的項目中，未能按時完成甚或未能完成的項目比例各佔多少呢？

基金是否所謂的"佛系基金"呢？當緣份來到時，回收率便自然會上升，其實是"等運到"。

局長沒有答覆我，除了等待回收商和志願機構主動向基金提出申請外，政府會否主動出擊推行回收措施呢？

主席，內地去年停收未經分類的廢紙和廢膠，令香港一度出現"廢物圍城"。後來，基金預留了2,000萬元，將"標準項目"下可資助添置的設備清單擴大，協助業界升級轉型。上月有報道指，內地於年底將進一步規範固體廢棄物進口，禁止進口廢五金類，但本港回收商的主要收入來源來自五金類別。如果內地禁止進口廢五金類，將會嚴重影響業界。請問局長，環境局會如何應對是次禁令呢？

當局有否向內地政府了解情況，以避免年底可能再度出現"廢物圍城"呢？

主席，陳克勤議員的主體質詢關心回收的成效問題，而我則擔心即使回收比例有所提高，整體的塑膠垃圾量亦會繼續攀升，而全球的塑膠生產量也是有升無跌的。

主席，據報，近年全球金融科技發展非常熾熱，有不少人士透過首次代幣發行籌集資金，換取廣泛使用的加密數碼貨幣或現金，藉此為研發特定的區塊鏈項目籌募資金。報道又指出，中國人民銀行將會發行法定數碼貨幣，而此舉將會為本港經濟以至全球經濟帶來巨大的變化。

現時世界各地的金融監管機構對首次代幣發行和"加密貨幣"有不同的取態。有個別監管機構採取全面取締，亦有監管機構在現行的監管制度下作出規管。在今年3月底的20國集團會議，也討論到"加密貨幣"相關的風險和問題，與會者一致同意要密切關注"加密貨幣"的發展。

本港金融監管機構一直有密切留意ICO和"加密貨幣"在香港的發展情況，並採取適時的行動保障投資大眾的利益。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在去年9月發出聲明，指出如在ICO中發售的數碼代幣涉及"股份"、"債權證"或"集體投資計劃"的權益，均會被視為"證券"。

證監會也留意到美國有期貨及商品交易所推出比特幣期貨合約。證監會在去年12月發出提示，指出若為香港投資者就這些合約提供交易服務及相關服務，包括傳達或傳遞交易指令，均構成受規管活動，且無論有關業務是否位處香港，均須向證監會申領牌照。證監會在今年2月亦再發出公告，表示已針對多家"加密貨幣"交易所及ICO發行人採取了監管行動。證監會先後致函一些位於香港或與香港有連繫的"加密貨幣"交易所及ICO發行人，警告它們不應在未領有牌照的情況下銷售或買賣屬於"證券"的"加密貨幣"。這些"加密貨幣"交易所大部分已確認並無就有關"加密貨幣"提供交易服務，或已即時採取糾正措施，包括從交易平台將有關"加密貨幣"下架。ICO發行人亦已確認有遵從證監會的監管制度，或已即時停止向香港投資者發售代幣。

委員會成員包括中國人民銀行和香港金融管理局。支付和市場基礎設施委員會及市場委員會最近發表了一份有關央行發行數碼貨幣的研究報告。在這報告內，中央銀行普遍認為，為批發支付而實施的央行發行數碼貨幣與現有基礎設施大體相同，並無明顯優勢。報告亦顯示若引入央行發行數碼貨幣作為被公眾廣泛使用的另一種支付工具，並同時顧及安全、穩健和便捷上的考慮，將會衍生其他有待解決的問題和挑戰。最重要的是，考慮到市場目前已存在或正開發高效率的私人零售支付產品，使用央行發行數碼貨幣的好處可能非常有限。因此，要確定央行發行數碼貨幣應用在支付上的可行性，仍需進一步研究和進行更多概念驗證工作。

就香港而言，由於已具備有效的基礎支付設施和服務，央行發行數碼貨幣的吸引力相對較小。金管局現時未有計劃發行數碼貨幣，但將繼續留意央行發行數碼貨幣在國際上的發展。"加密貨幣"的特點是可以匿名持有和進行交易，會構成潛在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風險，金融機構及相關人士必須按照《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及相關指引，在與"加密貨幣"計劃或業務有關營運者的客戶建立或維持業務關係時，持續嚴格遵行客戶盡職審查及備存紀錄的法例和監管規定。總括而言，政府會繼續密切留意ICO和"加密貨幣"的發展情況。在鼓勵金融創新的同時，我們亦會致力保障投資大眾的利益。就此政府和相關監管機構、投資者教育中心等已推出了一系列措施提醒投資者防範有關的風險。
代理主席，其實"加密貨幣"已逐漸變成一種主流貨幣。今天我看到報章報道紐約一個樓盤，甚至可以用"加密貨幣"進行買賣，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亦表示會創立一個"加密貨幣"的交易平台。正如局長剛才所說，人民銀行也會積極研究一種由中央銀行發行的數碼貨幣。代理主席，既然有這麼多主流的政策將會令數碼貨幣或"加密貨幣"成為一種主流貨幣，那麼，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究竟政府現時有甚麼政策或研究，能積極創造空間或商機，令香港可以承接這個主流的發展，在我們的金融服務及金融中心的地位，可以加上數碼貨幣的發展空間？

"加密貨幣"是一種虛擬商品，而虛擬商品並非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所界定的證券，"加密貨幣"亦並不是香港的法定貨幣。但是，ICO的結構可能各有不同，要視乎個別ICO的事實和情況，當中所發售或銷售的數碼貨幣可能屬於《證券及期貨條例》所界定的證券，而受到香港證券法例所監管。在這種大前提下，ICO或數碼貨幣的投資其實有很多不同的風險，當中包括8種風險，我可以在此向議員解釋。首先，是洗錢、恐怖分子籌集資金和其他的違法活動，因為市面上的"加密貨幣"或ICO的匿名交易特點和快速的集資能力，令它很容易招致潛在洗錢，以及恐怖分子籌集資金的風險。如果有關活動或交易平台涉及犯罪活動，執法機構可能會採取法律行動，禁止有關活動、關閉有關平台，投資者可能無法取回已經投入的資金。第二，是研究項目的前景和有限的資訊，因為即使ICO的研發項目真確或實在，甚或已經取得初步成績，但由於ICO計劃的營辦者未必有可靠的往績，研發項目也可能會暫停或推遲，有關代幣可能會因而變得毫無價值......

第三，是平台的風險，因為"加密貨幣"的交易平台，很多時是由私人公司設立，可能不受監管，或位處海外，所以當它倒閉或停止運作時，投資者可能會全數損失存放於這些平台上的"加密貨幣"，而網絡攻擊也有機會令"加密貨幣"出現失竊的情況。

我希望可以在此向議員和市民大眾交代8種風險，讓他們知道。第四，是錢包的保安，因為"加密貨幣"可以儲存於數碼錢包，如果有黑客入侵、病毒感染或遺失密碼等，均有機會導致加密數碼貨幣的損失。第五個風險是，加密數碼貨幣本身極度波動及高投機性的情況，其估值通常是不透明，同時一般來說，加密數碼貨幣沒有任何實質資產的支持，所以具有高投機性，因此數碼貨幣有機會變得毫無價值，投資者可能會損失所有投資金額......第六，便是數碼貨幣的流通性，流通性是指二手市場，有機會沒有足夠的活躍買賣家來讓投資者兌現數碼貨幣。第七方面是沒有實物支持，因為"加密貨幣"本身沒有實物、發行人或實體經濟的支持，"加密貨幣"停止買賣時，投資者有機會無法獲得退款。第八是跨境的風險，因為很多網上投資活動都是跨境進行和不受地域限制，所以要核實有關方面的真實性和營運者的身份會十分困難。所以，我們希望投資者投資這些ICO或數碼貨幣時，可以了解上述的風險，先對這些貨幣有所認識，然後才作出投資選擇。
代理主席，根據局方的主體答覆第三部分所述："金管局有就央行發行數碼貨幣進行研究......

香港現時的貨幣發行方式是，由政府自行發行所有硬幣和10元紙幣，但其他面值的紙幣是透過金管局授權香港上海滙豐銀行、中國銀行有限公司和渣打銀行香港3間商業銀行發行。如果國際上持續這個趨勢，而金管局最終決定跟隨，發行數碼貨幣會全權由金管局負責，還是遵從現有做法，繼續有部分由3間發鈔銀行負責？
代理主席，就香港的情況，金管局聯同香港的3家發鈔銀行，香港銀行同業結算有限公司，以及R3聯盟，就着在香港推行央行發行數碼貨幣已進行研究工作。目前概念認證工作已經大致完成，金管局正在分析研究數據和結果，以及如發行央行數碼貨幣，對支付方面和整個香港金融系統的影響。在現階段，金管局現時未有計劃發行央行的數碼貨幣，但會在研究完成後，再檢視有關方面的可行性和利弊。
代理主席，現時電子支付是世界的主流，局長剛才提到，就央行發行數碼貨幣，當局現時仍未有計劃發行。對於香港現時在電子支付方面，當局會推行甚麼措施，以方便零售界和市民？

粗略估計，整體的電子支付交易額其實達致現時私人消費開支約六成。我們希望透過市場的力量，鼓勵電子支付的競爭和創新，為消費者和商戶提供不同的選擇和更優質的服務。金管局至今已發出13個儲值支付工具牌照，此外亦有3間銀行發行儲值支付工具，不同的電子錢包的營運商正積極地擴大其覆蓋面和推出新服務，包括支付的士的車資、電子門券、家庭成員電子錢包管理、線上購物、匯款、保險和二維碼付款等，令本地的電子支付服務越來越多樣化。為了可以更廣泛促進現時的零售......
局長，這項口項質詢與電子支付有關，但並非直接相關。

我正談到電子支付如何協助商戶，這有兩方面，首先，金管局現時與業界為了制訂二維碼的標準而成立工作小組，我們希望透過標準二維碼，可以令消費者更方便地支付費用。

最後一位提問的議員。

就着金管局現時的研究，我剛才也提到，其中一個目的是要研究如何應用在銀行間和企業間的支付，以及如果使用在債券交收進行貨銀兩訖的可行性和相關利弊。這個研究的概念認證工作已大致完成，但是，數據分析和結果現則未完結。

最後一項口頭質詢。
代理主席，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預計會於本年9月通車，並會接通內地的高速鐵路網絡。據報，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在西九龍站只會售賣由該站往返18個內地高鐵站的高鐵車票。由於港鐵未獲授權發售高鐵其他路線的車票，欲乘搭經港線列車後轉乘內地線列車的乘客，需預先向設於西九龍站的票務代理櫃枱或經其他途徑購買內地線車票。

四通八達的鐵路網絡創造了新的出行方式，亦促進了國家的經濟發展。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主要工程已經竣工，並以2018年9月為開通目標，長約26公里的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會與國家高鐵網絡連接，由香港出發往深圳、廣州以至珠三角地區的其他城市的所需時間將會大大縮短，加強基建互聯互通。因此，在西九龍站可以購得跨境段及內地段車票。根據今年1月29日運輸及房屋局與中國鐵路總公司簽署的《關於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運營準備工作重點事項安排備忘錄》，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開通初期每日計劃開行127對列車，其中短途列車高峰期每天114對，實際開行對數根據客流情況確定；至於長途列車則為每日13對。短途列車由香港西九龍直接往返內地4個短途站點，即福田、深圳北、虎門和廣州南；長途列車則可直接往返14個站點，即北京、上海、昆明、桂林、貴陽、石家莊、鄭州、武漢、長沙、杭州、南昌、福州、廈門和汕頭。雙方亦同意將來可按實際需要協商調整列車開行方案。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通車後，我們會繼續與內地當局探討拓展更多直接通往內地城市的列車服務，亦會就售票服務進行優化安排。政府現正繼續就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的財務及相關事宜與鐵總進行商討，並會適時向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及公眾交代商討結果和營運安排的細節。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的實際營運安排及最終的財務狀況將視乎與鐵總的商討結果，政府會因應與鐵總的商討結果更新相關數字，包括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的客流量預測。與此同時，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正與內地高鐵營運商討論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具體操作安排，當中包括票務事宜。按雙方已商定的安排，乘客可以通過香港購票系統，購買跨境段車票，即以西九龍站為起點或終點，往返上述4個短途站點和14個長途站點的高鐵車票。

乘客可憑《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購票；經上述網站、熱線或代理訂票的乘客，可憑回鄉證及訂單號碼在西九龍站票務處或售票機取票。西九龍站票務處將設有28個售票窗口，辦理乘客的跨境段車票票務事宜，包括購票、取票、改票及退票，亦會設有39部售票機讓乘客購票及取票。將來在香港購買或領取跨境段車票均無須支付手續費。為向乘客提供更大便利，除了傳統的付款方式，例如現金、信用卡、八達通等，港鐵公司亦會研究引入近年乘客常用的其他電子支付方式，並計劃在香港主要鐵路站設立服務台，辦理跨境段車票票務事宜，待落實後會公布詳情。將來內地高鐵營運商亦會在內地發售跨境段車票，並會循現行的銷售渠道和辦法處理。據了解，在內地車站、網站和電話訂票熱線購票並於內地車站售票窗口、售票機取票均無須手續費。至於以內地車站為起點和終點的高鐵車票，即內地段車票，事實上現時乘客已經可以在香港購買。內地段車票由內地高鐵營運商授權在香港的代理公司在其代售點售賣。由於提供有關服務涉及一定的成本，這些代理一貫有為此收取手續費。除了本港的代售點外，香港乘客亦可在內地車站售票窗口或兼容回鄉證的售票機憑回鄉證購買內地段車票。

乘客也可經內地電話熱線訂票。經以上途徑訂票/購票並於內地車站售票窗口、售票機取票無須手續費。根據目前從內地高鐵營運商的初步了解，內地正逐步擴大港澳居民自助售取票服務的覆蓋車站範圍，將來由西九龍站有直達服務的18個站點均會設置兼容回鄉證的售票機，以更便利港澳居民於內地乘搭高鐵出行。據我們了解，港鐵公司已經在西九龍站票務處預留5個售票窗口，方便日後獲內地高鐵營運商授權代理售賣內地段車票的公司提供服務，讓乘客可一次過在香港購買跨境段及內地段車票。有關商討工作，包括手續費的水平，目前仍在進行。

當局何時才會公布呢？

陳議員說得對，城際鐵路由香港至廣州的票價是250元，而我們早前公布由香港至廣州南站的高鐵二等車票票價，則約為260元。

主席，多謝陳議員的提問。

這些列車並有8個車卡，座位級別只有兩種，即一等和二等。

主席，對於陳淑莊議員今天提出這項質詢，我感到很高興，這表示她終於明白亦認同高鐵的功能，並且十分關心高鐵的運作細節，這點值得欣賞。這是我首次在議會公開讚揚泛民議員。事實上，高鐵方便快捷，通車後定必會成為香港市民往返內地的主要交通工具......

至於手續費方面，在跨境段無需支付任何手續費。

基本上，在香港可以購票前往內地4個短途站及14個長途站。

代理主席，首先，我想感謝胡志偉議員提出這項題為"發展基層醫療服務"的議案。基層醫療在本地醫療系統中擔當關鍵的角色，其作為首個醫護接觸點亦能減輕醫院急症室服務的壓力，所以，我支持胡議員的議案。但是，一個美中不足的地方是，議案沒有提及中醫藥對基層醫療可以作出的貢獻。根據衞生署的數字，截至2016年年底，相對於香港有14,013名註冊西醫，香港也有9,956名註冊中醫師為病人服務。政府可否考慮如何善用現有的人力資源呢？中醫藥是我國國粹之一，歷史源遠流長，香港人對中醫藥是相當熟悉而且有信心的。我國的憲法第二十一條提到："國家發展醫療衞生事業，發展現代醫藥和我國傳統醫藥"；根據《基本法》第一百三十八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有自行制定發展中西醫藥和促進醫療衞生服務的政策的權力。無論是國家憲法或《基本法》，均提到中醫藥的重要性，所以，我希望特區政府能更重視中醫藥。香港目前沒有中醫醫院，除了私人執業的中醫診所外，受公帑資助的中醫普通科門診服務，只是由醫院管理局、非政府機構和本地大學以三方協作模式經營的中醫教研中心提供。這些中醫教研中心在全港18區各有1間，在2017年，全年的求診人數達至120萬，歷年來不斷增加。由此可見，這些服務深受市民歡迎。2018-2019年度，醫管局獲得624億元撥款，但是，同期預留以支付中醫教研中心營運開支的款項僅為1億1,200萬元，而且這筆撥款更要支付毒理學參考化驗室的管理和運作、中醫藥的質量保證和中央採購工作、促進以"循證醫學"為本的中醫藥發展和提供這方面的培訓，以及提升和管理中醫醫療資訊系統等。衞生事務委員會於4月30日就中醫教研中心的角色和運作召開公聽會，在公聽會上，列席官員對於在1億1,200萬元中，有多少錢是直接用於前線的中醫師身上，未能提供明確的答覆。這些中醫教研中心不屬於公營醫療系統的範疇，所提供的服務因為不是醫管局的常規服務，所以獲得的資助只是醫管局開支的0.2%，實屬九牛一毛。所以，為達致收支平衡，那些中醫師向我們投訴，他們每天也要"跑數"。有中醫組織表示各級醫師每天診症人次平均達到25人，甚至高達48人以上，要對每位病人都有足夠時間"望、聞、問、切"，可謂極具挑戰。香港其實不乏中醫人才，除了3間大學每年培訓約80名中醫，內地30間中醫院校並沒有收生人數限制，每年有數百名港生在內地接受中醫培訓。在2013-2014年度，本地學生到內地修讀中醫科學位有470人之多，是3間大學畢業生的6倍。由此可見，每年有500名新中醫師加入市場。雖然有那麼多中醫師，但18間中醫教研中心只聘請400名中醫師，佔本地註冊中醫師的4%，其中258名是本港中醫藥學位課程的畢業生。進修中醫藥的學生，一般在完成3年訓練後，便要離開中心進入私營市場創業，人手泛濫導致惡性競爭，有時候甚至有中醫捲入騙案，打擊港人對中醫的信心。為加強中醫藥在基層醫療的角色，讓中醫分擔公營醫療系統的負荷，我提出修正案，希望政府做到以下3點。

如果中醫業正式加入公營醫療系統，很多人也可以得益，而這18間中心也可擺脫自負盈虧的限制，獲得更多公帑，中醫師便能有較好事業發展，不用面對惡性競爭，更不愁沒有進修的機會。很重要的是，代理主席，你也知道公務員很希望獲提供中醫服務，但是，政府往往表示因為醫管局沒有中醫服務便不向他們提供。所以，如果中醫藥可以納入公營醫療系統，除了可提高中醫藥業的水平，讓受培訓的中醫師有較多出路外，亦可讓公務員有較多基層的醫療服務。我感到很高興，行政長官在今年的施政報告建議設立5億元專項基金。雖然基金能夠幫助中藥業的發展，但仍然忽略中醫的需要。

因為很多公務員也表示，因公受傷例如跌打損傷等情況根本無須到醫管局，如果有中醫照顧他們，便可以減輕醫管局的壓力。很多市民亦表示，例如患上感冒也無須到急症室，如果有中醫協助他們，例如服用中藥等，根本亦可減輕醫管局的龐大壓力。

代理主席，民主建港協進聯盟一直支持及推動政府發展基層醫療健康服務。事實上，基層醫療是整個系統的最前線，若基層醫療健康服務能夠成功發展，將能夠推前整個醫療服務的防線，加強保障市民健康，同時亦可以減少第二及第三層醫療服務的壓力，即專科及醫院服務的壓力會相對減低，令整個醫療系統能夠健康及可持續的發展。為了讓基層醫療健康服務得以順利發展，增撥資源及人手必不可少。然而，政府究竟願意提供哪種服務，以準確回應市民的訴求，其實亦是整個政策成敗的關鍵。我和民建聯對今次的原議案及大部分修正案均會支持，因為大家對於發展基層醫療健康服務有相同的訴求，理念亦相近，有促進市民健康的同一訴求。但是，我對於梁耀忠議員的修正案要求取消《醫院管理局藥物名冊》有所保留，我稍後的發言會詳細解釋我的意見。代理主席，就原議案的第一部分，大部分修正案也沒有作出修正。但是，我認為政府可以做得比原議案的提議更好及更進步，因為原議案建議從整體公營醫療資源作出一些分配，從中取一些金錢來推行基層醫療健康服務。我認為這是"拆東牆補西牆"，並不是最佳的方案。

因此，我提議特區政府應該增加整體公營醫療服務的資源，特別為基層醫療健康服務增加多些資源，最終達致醫療系統3個防線也有足夠的資源，無須東拉西補。增加資源及人手之後，如何善用資源亦是很重要的關鍵。香港目前正面臨人口迅速老化，醫院系統的壓力亦大增，而且也出現了很多問題。我的修正案的第二部分指出，基於市民對長者健康中心的訴求已經非常清晰，我認為無須再停留在檢討階段，應該盡快提升有關中心的服務，在每間中心加入包括物理治療師、營養師、臨床心理學家及中醫等服務，以符合長者的服務需求。除了提升長者健康中心的服務之外，我認為長者醫療券計劃亦有優化的空間。

說完醫療券，我亦想談談中醫服務在基層醫療服務中的角色。綜觀政府的文件，在發展基層醫療服務的種種資料上，我們很少看到政府有提及中醫在當中的角色。

事實上，中醫服務可以帶來的好處，遠較我們想象的多。為了讓基層醫療服務得以全面發展，我提議政府應優化本港的中醫服務，善用中醫資源，包括在全港各區提供公營醫療中醫門診服務，盡快興建公營中醫醫院，讓市民可以獲得中醫住院服務。此外，特首在施政報告提議，在葵青區試行地區康健中心支援長期病患者。我認為應該在健康中心加入中醫服務，而事實亦證明中醫對很多長期病患及痛症有很明顯的效果，比西醫更佳。

醫生要我服食止痛藥、打消炎針。

這證明中醫在很多範疇的成效都不比西醫差，包括中風、癌症紓緩治療等亦非常有用。所以，我相信在地區康健中心加入中醫服務，必定能夠回應市民的訴求。我接下來會談談應對罕見疾病的工作。事實上，基層醫療服務絕對是應對罕見疾病的最前防線。政府目前應對於罕見疾病的防線，往往只是患者病發後才提供服務，但那已經太遲，因為病人及其家人所面對罕見疾病帶來的折磨，其實非常痛苦。若我們能夠把防線推前至嬰兒出生前便更好，即父母及小朋友均有機會逃離罕見疾病的魔掌，而事實上做法亦非常簡單。政府目前有承擔一些產前檢查，但服務多年來也沒有長進。我們建議向孕婦提供免費非侵入性DNA檢測服務，並且向有意生育人士提供孕前DNA檢測服務，讓父母可以了解自身及胎兒有否遺傳病或罕見疾病，在生育前已經做好預防措施及準備。按照政府統計處的數字，每年出生人數大概5萬，結婚人數亦大概5萬，兩項加起來，如果全部要政府資助的話也只須10億元，能夠幫助市民之餘，亦絕對符合經濟效益。此外，談到罕見疾病，目前有不少罕見疾病或癌症的病人反映，因為新藥未能夠納入《藥物名冊》而未能獲得適當的藥物治療，令到他們對於《藥物名冊》有很多看法。我同意他們的看法，目前新藥申請加入《藥物名冊》的程序的確過於冗長及繁瑣，即使新藥已經被納入《藥物名冊》，仍然需要各聯網甚至個別醫院審批，事實上這是多此一舉的。針對梁耀忠議員提議取消《藥物名冊》，我不能同意他的建議，因為《藥物名冊》對各醫院來說是一項標準，在資源運用上亦可以作更好的分配，絕對有其存在意義。但是，如果我們不修改《藥物名冊》，當然會有問題。所以，我認為現時要解決的不是要取消《藥物名冊》的問題，而是應該要進行改革，令更多新藥可以盡快加入《藥物名冊》。

為了預防傳染病，政府推行了很多疫苗注射計劃，但我認為這些計劃還有很多改善的空間。我希望政府能夠資助更多疫苗注射，尤其是希望能夠為每名在香港出生的女童注射子宮頸癌的疫苗，保障她們的健康及防止子宮頸癌的病發機會。我最後想說的是，基層醫療健康服務能否成功，其實真的取決於是否得到所需的資源，而同時政府要有開放的思維，以保障市民健康的身體。

代理主席，我們每天都說，香港的醫療壓力越來越大，10個煲只有9個蓋。所以，除了增加煲蓋外，加強預防性護理，也是一個好方法。首先，我想引述政府對基層醫療的定義。很多時候，討論沒有結果，是因為連最基本的定義也沒有弄清楚，大家"牛頭唔搭馬嘴"。衞生署的資料這樣說，"醫療系統為病人提供的醫療護理可分為三個層次——即基層、第二層及第三層醫療服務。第二層及第三層醫療主要包括專科和醫院服務，而基層醫療則是整個醫療系統的第一個層次，也是你和你家人在持續醫護過程中的首個接觸點。

基層醫療為每位市民提供預防性護理和優質和疾病治理，對促進人口的健康尤為重要......包括提供以下各類服務；健康促進；急性及慢性疾病的預防；健康風險評估和疾病偵察；急性及慢性疾病的治療和護理；支援病人自我管理......

今天的修正案的一些字眼不是很符合這個定義。不過，無論如何，只要跟市民健康有關，我都會支持。所以，每當政府用公帑在基層醫療上，我更會舉腳贊成，我今天想就着數項基層醫療措施提出一些意見。局長，第一，就是我們這個偉大發明——醫療券。2017年，長者醫療券開支超過15億元，而且繼續上升，很多人對這塊"肥豬肉"虎視眈眈。

早前電視台記者到眼鏡店"放蛇"，一位視光師分身在4間眼鏡店當駐場視光師——局長，你說他是不是很厲害，應該是孫悟空——全港超過2,000間眼鏡店接受醫療券，但只有600多名駐場註冊視光師，一些店鋪即使沒有駐場視光師，長者也可使用醫療券買眼鏡，很明顯有濫用的情況。

更離譜的是，長者到藥房配藥，使用醫療券的，收200元，現金支付的半價，把政府當羊牯。這些金錢是幫助長者，還是幫助這些無良商人呢？還有很多其他案例，有些店員勸誘長者買奶粉、海味。所以，我一直建議加強監管，設立完善的投訴制度。

金額不算很多，但這些個案被揭發，經傳媒報道及炒作後，便令這件好事變得負面。第二，長者關愛基金一直設有長者牙科服務資助計劃。

第三，"老友記"要牙科保險，小朋友更加需要。我相信習慣成自然，很多專家表示，要幫助小朋友培養習慣，5歲前是黃金時間。我參考過其他國家的例子，英國和澳洲，都有為學前兒童提供牙科保健，主要是提供牙齒護理教育和基本護理。

所以，我建議將學童牙科保健服務擴展至幼稚園學生，幫助他們建立良好的牙齒護理習慣。無論長者或小朋友，在牙齒出問題前護理，一定比事後補救好。第四，現在香港有18所長者健康中心，絕對不足以支援長者需要。

長者健康中心基本上每區一間，原意是為方便長者使用就近自己的中心，但每一間中心的輪候時間不同，而且只可以申請一間中心。

所以，我作出一項建議，就是政府重新檢討這個輪候政策，例如分配長者到輪候時間短的中心。

要加強基層醫療，我認為只有數點就是，第一；增加長者健康中心和檢討輪候政策；第二、增加幼稚園學童牙科保健，以及另一邊廂的，長者牙科資助計劃，即首尾兩個方向；第三、加強監管我們這個偉大發明——醫療券——完善其投訴機制；及最後，全面提升市民的健康水平。多謝，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香港工會聯合會過去在任何場合，無論是事務委員會、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甚至是施政報告辯論等，均一直有把握機會提出發展基層醫療服務的問題，可說是由"嫻姐"那一代開始談到現在。但是，儘管我們一直提出，但究竟政府在發展基層醫療服務這議題上有多足夠的承擔，以及多大決心進行發展，實成疑問。

在2014-2015年度，當財委會審核開支預算時，我曾要求當局列出各項基層醫療實質服務和用於推廣基層醫療服務的相關開支。

現時有部分基層醫療項目由醫管局負責，但醫管局本身已有一個龐大的架構需要管理，加上第二及第三層服務又需要極多資源，還能期望醫管局調撥多少資源發展基層醫療服務呢？

我們認為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必須就牙科醫生和牙科輔助人員的供應作出規劃和增加培訓。

根據2017年的統計數字，全港只有2,400多名牙科醫生，但他們卻要服務全港700多萬人口，亦即每10萬人只有30多名牙醫，遠低於其他已發展地區約每10萬人有50至60名牙醫的比例。

政府過去在培訓本地牙科醫生方面確實做得不足，所以令牙科醫生供應量偏低，向病人提供的服務和照顧亦不足。

我想帶出的另一問題，是各項健康檢查及疫苗注射，包括婦科健康檢查。

我們把所得結果與5年前所得數字作出比較，結果發現在這數年間，婦女仍然沒有定時進行婦科檢查。有超過七成婦女每隔4年至6年才檢查1次，平均則每2年至3年進行1次婦科檢查。

代理主席，我的發言時間不足，但我希望政府能切實就香港的長遠基層醫療服務發展訂定工作清單。

代理主席，首先，我要感謝胡志偉議員今天提出議案及其他數位議員提出修正案，令我們有機會討論基層醫療服務的發展。我以下會簡單介紹政府在推動基層醫療服務方面的工作。在基層醫療政策方向方面，香港擁有一個公私營並行的醫療制度，而公營醫療是本港醫療系統的基石和安全網。香港的醫療系統與不少發達國家均面對人口迅速老齡化，以及慢性疾病的患病率增加所帶來的重大挑戰。全面和協調的基層醫療服務系統將提高整體公共衞生水平，並且能減少不必要地使用醫院服務。政府有決心加強推動個人和社區的參與，統籌和協調各醫社界別，加強地區基層醫療健康護理服務，以鼓勵市民預防疾病，加強自我照顧和家居照顧，減少住院需要。自1990年起，政府已採取了多項措施以改善公營系統的基層醫療服務，透過衞生署，推行例如學生健康服務、婦女健康服務和長者健康服務，加強為社區內特定人口組別而設的健康促進及疾病預防服務。

行政長官在2017年施政報告宣布投放資源，大力推動基層醫療健康服務的發展，我們已在去年11月成立基層醫療健康發展督導委員會，督導委員會正從人力和設施配套、夥伴模式、社區參與，以及規劃及評估架構多方面考慮基層醫療健康服務的發展策略和制訂藍圖。督導委員會將會檢討提供基層醫療健康服務的軟件和硬件的效率及效能、強化醫社不同界別之間的聯繫及公私營合作、鼓勵市民採取措施預防疾病、提高他們的自顧和家居照顧能力、加強他們的健康意識及推動健康管理。督導委員會亦會借助大數據規劃最切合社區需要的策略，以加強地區層面的基層醫療健康服務。此外，為進一步體驗醫社合作的成效，在地區上有系統地協調不同的基層醫療健康服務單位，我們會於2019年第三季在葵青區推行地區康健中心試點計劃。針對地區的特點和需要，政府會為中心提供撥款，中心亦會透過地區網絡，向區內提供服務的機構和醫護人員購買服務，例如醫療、護理、專職醫療、使用藥物的諮詢服務等，讓市民可在區內得到所需的護理。我們現正考慮將由中心透過地區網絡提供服務，包括健康推廣、為目標組群進行的健康檢查、慢性疾病個案管理及護理協調、社區康復等各項服務。至於普通科門診服務，醫院管理局致力改善服務，透過翻新老化診所、理順診症流程、積極招聘人手等多方面措施，普通科門診在2012-2013年度至2017-2018年度合共增加超過60萬服務人次。

而在未來數年，如果人手和財政允許的話，普通科門診診症名額的增幅亦可進一步加強，以應付服務需求。鑒於現時人手，尤其是醫生人手緊絀，延長普通科門診服務時間，例如增設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夜間門診服務，會對現時人手構成進一步壓力。

醫管局現階段並無計劃開設深夜或通宵時段的公營普通科門診服務。至於社區健康中心及社康護士的服務方面，為配合加強基層醫療的政策措施，醫管局已於天水圍北、北大嶼山及觀塘設立社區健康中心，提供跨專業、綜合而全面的基層醫療健康服務。我們亦已在不同地區預留用地，作未來發展基層醫療服務設施之用。

至於社康護理服務方面，目的是為出院病人提供家居持續護理，令他們可以在家居環境中康復。截至2017年年底，醫管局共有486名社康護士，他們所提供的家訪中約八成的服務對象為長者。醫管局會繼續密切監察社康護理服務的運作和使用量，並靈活調配人手及其他資源，應付服務需求。我們亦明白李國麟議員希望有更多護士診所，這亦是醫管局的其中一個發展方向。至於長者醫療服務，在長者健康中心方面，現時衞生署轄下的長者健康中心為年滿65歲或以上的長者提供跨專業的綜合基層健康服務，包括健康評估、輔導、健康教育和治療。其中4間長者健康中心開展先導計劃與非政府機構合作，通過外展服務發現"難以接觸到的"長者，特別是社交網絡狹小並缺乏定期醫療護理的長者，並轉介至長者健康中心，優先為他們提供服務。視乎所得經驗，衞生署會分階段推展服務至其他中心，並逐步調整策略方針，以優先服務這些更有需要照顧的長者為目標。政府早於2009年已經推出長者醫療券計劃，協助長者選擇切合他們需要的私營醫療服務。歷年來，政府就長者醫療券作出優化：將金額由每年250元增加至2,000元；將每張醫療券的面值由50元調低至1元，方便使用；並在去年將長者醫療券計劃的合資格年齡由70歲降低至65歲。此外，政府將會在今年6月8日按照財政預算案推出措施，把長者醫療券的累積上限由4,000元調高至5,000元，並向每位合資格長者提供屬一次性質的額外1,000元醫療券金額，估計涉及額外撥款約7億9,600萬元，預計會有超過120萬名合資格長者受惠。在考慮進一步優化長者醫療券計劃的建議時，我們須詳細評估其長遠的財政影響。

衞生署會對已登記的醫療服務提供者作出例行查核，亦會監察使用長者醫療券的交易異常情況。

至於長者聽力治療，醫管局現時共有23名聽力學家，因應耳鼻喉科醫生的診斷和病人的需要，提供適時的聽力測試和治療服務。此外，醫管局也增聘支援人員負責聽力學服務的日常工作，讓聽力學家有更多時間進行專業的病人服務。對於護老者支援，政府一直以來透過提供資訊、資源及訓練等方式支援護老者，提升他們照顧長者的能力，並紓緩他們面對的壓力。勞工及福利局和社會福利署就此推行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在新落成的安老服務設施增設指定暫託服務名額、推行為低收入家庭護老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以及增撥資源加強津助長者中心及家居照顧服務隊的外展服務等。多位議員提到公營牙科服務的需求。在牙科護理的範疇，政府投放資源於宣傳、教育和預防工作上，提高市民對口腔衞生的認識並鼓勵養成正確的口腔衞生習慣以預防牙患。在有限的公共資源下，政府需要集中為公眾提供緊急牙科服務，以及照顧一些有特別需要的人士，包括低收入及有特別需要的長者。這些措施包括長者牙科外展服務計劃及關愛基金"長者牙科服務資助"等項目。此外，合資格的長者可透過長者醫療券計劃，使用私營市場提供的牙科服務。至於幼童的牙科保健服務，衞生署專為幼稚園及託兒所的兒童舉辦"陽光笑容新一代"和"陽光笑容小樂園"計劃，協助他們培養良好的口腔護理習慣。

此外，為了加強服務，衞生署已在牛頭角設立一所臨時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中心已於2018年1月投入服務。

為確保情況緊急和較嚴重的兒童會優先獲得評估，測驗服務現已實行分流安排，並在兒童輪候康復服務期間為家長提供暫時支援，從而協助家長進行家居訓練，幫助其子女康復和發展。

就個別遺傳疾病的檢測，公立醫院自2011年開始為所有本地預約住院的孕婦提供一系列免費產前服務，包括在懷孕20周前進行的唐氏綜合症篩檢。

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是其中一種預防季節性流感及其併發症的有效方法，也可減低因流感而入院留醫的機會和死亡的風險。

為進一步加強學童的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率，衞生署正積極籌備2018-2019學年學校外展疫苗接種先導計劃。在先導計劃下，小學可透過政府或公私營合作外展隊，為學校提供免費的外展流感疫苗接種服務。為確保不會有市民因經濟原因而得不到適當的醫療照顧，醫管局設有醫療費用減免機制。現時，領取綜援的病人只需出示有效的醫療費用減免證明書，便可獲豁免公營醫療服務的收費。自2017年7月15日起，醫療費用減免亦已擴展至75歲或以上及較有經濟需要的長者生活津貼受惠人士。至於其他人士，如果因經濟困難而未能負擔醫療服務費用，亦可向醫務社工申請醫療費用減免。衞生署的醫療費用減免機制與醫管局的相同，涵蓋衞生署轄下診所的服務。

截至2018年1月，撒瑪利亞基金涵蓋29種自費藥物，以治療不同類別的疾病。撒瑪利亞基金於2017-2018年度的藥物資助總額約為2億5,300萬元，平均每宗獲批個案的資助額約為14萬元。在公私營協作計劃方面，為數100億元的醫管局公私營協作基金讓醫管局利用基金每年的投資回報，常規化及優化現時以試驗性質推行的公私營協作計劃，並研究發展新的臨床公私營協作措施。按初步估計，醫管局在2018-2019年度起，未來5年每年會用約3億元至4億元推動公私營協作計劃，當中包括繼續推行現有服務癌症病人，包括患上乳癌、子宮頸癌等病人的公私營協作放射診斷造影計劃、"耀眼行動"白內障手術計劃、為末期腎病病人提供血液透析服務的"共析計劃"、協助高血壓及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疾病的病人自強計劃，以及已經推展至全港18區的普通科門診公私營協作計劃。基金設立後，醫管局已在2016年推行療養服務協作計劃及腸道檢查公私營協作計劃。在考慮拓展更多公私營協作機會時，醫管局會繼續與公眾及病人組織溝通，並與持份者緊密合作，探討推行其他公私營協作計劃的可行性。中醫藥發展是非常重要的，剛才葉劉淑儀議員亦敦促政府更重視中醫藥的發展。為促進中醫藥以"循證醫學"為本的發展，以及為本地中醫藥學士學位課程畢業生提供實習培訓的機會，全港18區每區均開設了1間中醫教研中心。這些中醫教研中心由醫管局、非政府機構和本地設有中醫藥學士學位課程的大學，即香港浸會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以三方夥伴協作的模式由非政府機構負責中心的日常運作及營運。政府正積極發展香港首間中醫醫院。在規劃中醫醫院的定位及發展方向時，政府會一併考慮中醫醫院與中醫教研中心的互動及協作，讓中醫教研中心的功能更好地發揮並支援中醫醫院的發展。

在臨床服務範疇方面，擬議的中醫醫院除了為市民提供中醫和中西醫協作方面的住院服務外，亦會發展各種充分發揮中醫藥優勢的臨床服務。至於醫護人手規劃，多位議員都非常關心，因為如果我們要積極推行基層醫療健康服務，並不斷強化我們的公營醫療體系，我們一定需要更多醫護人手。鑒於市民對醫療服務的需求與日俱增，過去10年，政府已大幅增加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醫療培訓學額，由約1,150個增至約1,800個，增幅約六成。在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下，政府在2018-2019學年資助逾800名學生修讀合資格的自資醫療培訓課程。政府現正與教資會商討於2019-2020學年至2021-2022學年的3年期，進一步增加醫生、牙醫、護士和相關專職醫療人員的公帑資助培訓學額。過去增加的學額和下一個3年期擬增的學額將有助紓緩各醫療專業的人手短缺情況，以改善醫療服務。此外，政府已開展新一輪的人力推算工作，以更新醫療人力供求的推算。

主席，我就議案中提及的主要議題作出扼要的回應，謹此陳辭。我希望聆聽各位議員的發言，稍後會作適當的補充或回應。

雖然近年關愛基金的確推出了長者牙科服務資助計劃，但問題在於對象只是為70歲以上或正在領取長者生活津貼的長者，提供免費鑲活動假牙和其他治療服務。由於年齡門檻太高，不少有需要長者未符合資格，加上不少長者因為健康轉差，又或不想在晚年才適應使用假牙，令他們不願意參加相關的資助計劃。主席，所謂"牙痛慘過大病"，長者得不到適切的牙科護理，其實也影響他們身心健康的平衡發展。因此，公民黨提出短、中、長期措施，協助長者解決牙患之苦。因為牙科治療費用非常高昂，所以短期可以設立"牙科醫療券"，向私家牙醫購買服務；中期可以改善牙科門診服務名額，以及增加牙科診治服務範疇，增加受惠人數；長遠而言，當然應該培訓牙科人手，讓65歲以上的長者可以受惠於牙科醫療照顧。主席，除長者之外，我們也非常關心有特殊需要的基層家庭兒童有否得到適切的照顧，但近日有數份報告令我非常着意和上心。第一，SEN家長互助組的網上調查顯示，有半數或以上家長表示，從未聽過學校為SEN學生提供的學習支援津貼服務，既然從未聽聞，試問又何曾使用呢？另外，香港青年協會在3月進行研究，以了解小學老師對SEN學生的需要的掌握程度，結果顯示有超過七成教師認為自己了解自閉症譜系障礙、讀寫障礙和過度活躍症學生的特質，但是，他們認為校內支援服務完全不能協助學生的成長。主席，根據香港精神科醫學院的數字，香港大約有5%至7%兒童有過度活躍症，大約有5%至10%學生有精神健康需要。以現時本港約有87萬名在幼稚園、小學和中學就讀的學童推斷，大約將有43,500名至87,000名適齡學童可能有需要接受精神健康服務。政府的數字顯示，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接獲的新轉介個案數字逐年飆升，截至2017年年底已達超過1萬宗新轉介個案。可悲的是，公營醫院精神科服務資源長期不足，醫院管理局的兒童和青少年精神科新症，在2016-2017年度的最長輪候時間是多少呢？主席，是133個星期，情況雖然在2017-2018年度有所改善，但仍需要119個星期。

我相信對於這些青少年來說，這絕對是一種糟蹋。因此，我們建議政府改變現時的撥款方式，獨立增撥資源予精神科，推出措施，及早識別有精神健康問題的學童，提早介入，及早治療，這將有效減少患者因延遲治療而演變成嚴重問題的個案。短期內應加強公私營合作，長遠而言則當然希望全面訂立精神健康政策，改善評估、治療和康復服務的輪候時間。

世界衞生組織為基層醫療作出的定義為：市民以可負擔的費用，使用的基本衞生保健服務。基層醫療是社區使用醫療的最前線，但根據衞生署的資料，現時約有70%的基層醫療診症服務由私營市場提供，公營基層醫療反而成為配角。根據醫院管理局發布的"公立醫院服務高峰期重點數據"，在2018年1月醫管局各聯網下的內科住院病床佔用率高達111%。香港的公營醫療系統面對巨大壓力是不爭的事實，造成現時的局面有很多因素，政府一直沒有正視基層醫療服務，加強市民對疾病的預防及護理，是公營醫院負荷不斷增加的其中一個原因。事實上，政府早於1990年已開始籌建基層醫療系統，公布了《基層健康服務工作小組報告書》，2008年成立基層醫療工作小組，2010年又成立基層醫療統籌處。在今年度的施政報告，特首再提出成立基層醫療健康發展督導委員會，規劃及制訂基層醫療發展藍圖。奇怪的是，政府的報告出了又出，委員會一再成立，但至今仍然是紙上談兵，整個基層醫療發展拖拖拉拉了近30年。除了成立基層醫療健康發展督導委員會，施政報告還建議由食物及衞生局在葵青區設立地區康健中心。事實上，衞生署現時在全港設有18間長者健康中心、社會衞生科服務的診所及學生健康服務中心等。

主席，要強化基層醫療，中醫藥也可擔當重要角色。中醫對防治慢性病及傳染病有一定作用，醫管局在2017年的夏季流感高峰時更呼籲市民使用中醫服務。可惜，中醫藥被排擠於公營醫療系統之外。至2017年8月，全港有88%的註冊中醫屬私人執業，相對於西醫有51%在公營醫療服務及49%私人執業，有很大落差。此外，《醫療人力規劃和專業發展策略檢討報告》指出，在2016年，本港每1,000名人口，有約2名醫生服務，中醫則有1.3名。此外，現時的18間醫管局三方協作中醫教研中心，在2017年的總求診人數超過121萬人次，可見中醫服務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我支持政府加強推動中醫在基層醫療的角色，開拓更大的空間。此外，隨着醫療費用不斷攀升，2017年藥物及醫療服務物價指數的累計升幅分別高達38.6%及35.1%，政府有必要每年檢討醫療券的金額，以確保其價值不會被醫療通脹不斷蠶食，可以真正有效減輕長者的醫療負擔。我亦期望政府能放寬醫療券的使用規限和增資其靈活性，例如可用於購買政府認可的樂齡產品及能為長者夫婦合併使用。主席，基層醫療在醫療系統上擔當舉足輕重的角色，作為第一層把關，如果基層醫療未能在社區提供適切的服務，只會令病者的病情延誤及惡化，並會嚴重增加第二及第三層醫療的負擔。我期望政府能集中統籌基層醫療政策，避免政出多門，並善用現有架構，增加社區內可用的醫療健康護理服務及其資源配套。

主席，我不是醫療專家，但"預防勝於治療"的道理，我相信也不難理解。好像今年農曆新年前，學校接連爆發流感個案，可說是活生生的例子。我早於2015年已要求政府安排注射隊到校，為學童注射流感疫苗。事實上，衞生防護中心若及早在這方面做好預防工作，感染個案自然可以減少，連帶學校向衞生防護中心呈報個案、衞生防護中心接報後進行調查涉及的大量工作，甚至公立醫院的求診壓力也可一併得到紓緩，教育局更無須忽然宣布停課。

我們剛才談及疫苗注射的問題，其實我們說"預防勝於治療"，放在人生的場道來說，我們便應該從年幼開始打好健康基礎。所謂"三歲定八十"，這不單是我們的性格，亦適用於我們的健康。學校是學生的第二個家，而幼童及青少年，正是建立健康生活習慣的黃金階段。衞生防護中心在今年2月的網上期刊《非傳染病直擊》指出，學校是提供學童每天進行體能活動、教導經常運動有益身心的最佳場所；足夠的運動量對孩童的發育和成長均十分重要，對於他們的認知和學習能力也有好處。而剝奪兒童參與促進成長及發展的體能活動或動態遊戲，有違保障他們獲得健康的基本權利。我相信這一點，大家都很容易明白。然而，我們看看香港目前的教育制度能否配合呢？現時很多小學只能夠維持每周約兩堂體育課，中學情況亦同樣不理想，初中體育課時只佔5%至8%，高中則被列為核心和選修科目以外的其他學習經歷，反映學校對體育科的重視程度其實不高。對於衞生防護中心建議教育局增加體育課時及鼓勵課餘運動，我當然十分支持，期望教育局可以為學生的健康着想，作出全面檢討及配合。我亦希望政府部門之間可以互相配合，跨部門推動學生健康的問題。事實上，健康不止是無病無痛，還包括精神健康。現時學校課程緊迫，功課考試壓力令學生透不過氣，還要應付校內考試、TSA等不必要的操練。美國兒科學會的研究發現，兒童失去遊戲時間，更易患上焦慮和抑鬱。反觀香港的學生，他們不少連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建議，享受每天至少1小時的遊戲時間也感到困難，很多甚至1小時也沒有，半小時也未必有。童年的快樂時光、天倫之樂等，都被學業佔據，身心疲累、惡性循環，壓力亦不斷影響情緒。政府為了防止學童自殺推出試驗計劃，加派資深精神科護士到學校識別及轉介有需要的學童接受精神服務之餘，是否有方法可以從源頭着手，為老師釋放空間，讓老師有更多時間關顧學生，教導學生價值教育及處理壓力的技巧，給他們充足的空餘時間？我們可以陪伴他們走過人生的風雨，給他們尊嚴，這才是提升學生抗逆能力和預防自殺的治療之道。主席，衞生署早於1990年代中期，已提出與私營牙科醫生合作推行青少年牙科保健計劃，計劃胎死腹中後，前衞生福利局亦於2000年發表的《你我齊參與、健康伴我行》文件，再一次強調口腔護理對預防牙患的重要，建議衞生署為中學生推行口腔保健，作為學童牙科保建服務的延續。時至今日，牙科保健仍只限於小學生，針對現時的服務缺口，我支持原議案及修正案，將學童牙科保健擴展至中學生，並且涵蓋幼稚園學生，讓他們在乳齒階段，已為口腔衞生打好基礎。除了學生健康外，很多老師退休後都會變成長者，長者的醫療及康復服務支援不足，也是我所關注的。香港人越來越長壽，慢性疾病個案也越來越多。以本港最常見的癌症及心血管疾病為例，現時的醫療水平或許能救活不少個案，但涉及的醫療費用不菲，貧病交煎，部分更要照顧"同病相憐"的老伴。近年先後發生多宗長者因病厭世，甚至殺死老伴後再自殺的悲劇，已在社會響起警號。政府必須大力推動公私營醫療合作，並加強各醫護專業的培訓，讓不同專業在醫療系統中充分發揮角色，此舉既可有效支援長期病患者的需要，也可紓緩公立醫院第二及第三層醫療服務......

我舉一個例子，大家是否記得每逢流行性疾病如流感侵襲香港的時候，本港公立醫院經常出現我手上《東方日報》的報道，急症室及普通科住院病人"迫爆"的情況？這張圖片已充分體現出來。究竟政府推行基層醫療服務的情況如何？從以上情況可以看到，政府多年來推行很多基層醫療服務的成績都未如理想，更與最初提出"預防勝於治療"的目標背道而馳。我想先談談醫療券。

我進行了一項粗略統計，全港各中心的輪候時間各有差異，但最長的竟然要12個月以上。主席，我們不是為批評而批評，但我想在此提出十大訴求，讓局長回去與團隊想清楚。第一，要求政府增撥資源及人手，加強發展基層醫療，包括優化長者醫療券。民主建港協進聯盟建議增加醫療券金額，每年不少於3,000元、降低醫療券的受惠年齡至60歲以上，最重要的是取消醫療券金額的累積上限，以及加強監管醫療服務提供者的服務，不要讓長者有所誤導。第二，希望政府能夠接納民建聯的建議，增設兒童醫療券計劃，向每名兒童每年注資2,000元。第三，是長者牙科保健服務。同事剛才說長者牙科服務非常短缺，我百分之二百認同，希望局長真的考慮一下。現時關愛基金的70歲以上的門檻非常高，亦難以用到，這是否可以考慮一下呢？此外，我們覺得政府應該提升長者健康中心的數目及服務，除了作出一些簡單的評估之外，也可以做健康輔導、健康教育，以及提供物理治療師、營養師輔導長者。此外，我們亦希望政府可以在每間社會福利署轄下的長者地區中心增設中醫服務，也可考慮把現時的門診服務擴展至24小時。大家知道財務委員會剛才討論有關聖母醫院的項目，我覺得很奇怪，政府投放接近2億元重建聖母醫院，但最終卻無法改善其24小時門診服務，政府在這方面是否也要考慮一下呢？此外，政府可否考慮一下外展醫療車？

主席，我希望政府今天真的能夠聽到種種建議，回應大家現時對於社區基層醫療服務不足的意見，正如我們經常說，這是一個負責任、聽取民意、肯做事的政府應該要做的事。

不過，我們認為必須就基層醫療系統制訂清晰的定義、方向和目標，否則正如今天的原議案和修正案般，掛滿整棵聖誕樹，未必是好事，最後更可能失焦，大而無當，原地踏步。因此，自由黨比較傾向等待由政府於去年年底成立的基層醫療健康發展督導委員會，為基層醫療制訂發展藍圖，再進行諮詢。主席，同事的建議實在太多，我只可抽取部分來回應。首先，對於原議案建議當局"撥款100億元設立種子基金，以資助市民進行身體檢查"，我們有所保留。雖然建議的原意可取，但手法未必適合，恐怕壞處是綁手綁腳，效果不彰，而且100億元並非小數目，單憑同事今天匆匆解釋有關基金的操作方法，也值得商榷。我們建議倒不如採納自由黨多年的建議，以實質誘因，鼓勵市民定期進行身體檢查。其實，自由黨早已向政府建議，分別為醫療保險供款及健康檢查提供扣稅額，以鼓勵市民購買醫療保險及參加私營市場上的身體檢查計劃，從而減輕公營醫療的負擔，並在發現疾病的同時可更快接受適當治療，達到"預防勝於治療"的目的。但是，當局至今未有回應，自由黨十分失望。主席，長者屬長期病患的高危一族，因此我們希望政府可以增撥資源，加強在長者健康中心提供身體檢查服務，並按照各區的人口特徵，理順有關名額的分配，藉此協助他們提早發現疾病，以及提升他們對抗疾病的能力。故此，對於去年施政報告表示，統籌及策劃於不同地區設立社區康健中心工程項目，並先在葵青區作為試點，設立地區康健中心，提供多種專業服務，自由黨表示認同。與此同時，自由黨一直支持政府推出"錢跟病人走"的醫療券計劃，惠及長者，讓他們在自己所屬的社區，選擇最適合他們需要的私營基層醫療服務。我們原則上不反對增加醫療券的資助金額至每年不少於3,000元——主席，我申報我亦有領取醫療券——更支持加強監管醫療服務提供者，以免長者被誤導不適當地使用醫療券。我想藉此機會分享我最近的個人經驗。

事實上，"錢跟病人走"的模式本來有助提高服務質素，但先決條件是必須確保使用者有許多不同選擇，可按他們真正的意願和能力選擇服務提供者。主席，自由黨認為，發展全民全面公營牙科服務，未必能夠妥善運用公帑，畢竟社會上有部分人士是有能力承擔較高的牙科醫療費用的，但我們同意社會對牙科服務的需求越來越大，有需要檢視現有政策。例如，是否應該增加洗牙服務呢？其實，現時衞生署轄下11間政府牙科診所的主要服務對象為公務員，如一般市民求醫，除名額少之又少之外，亦只限於止牙痛及脫牙。我們認為，當局可在有關的問題上着墨更多，讓更多有需要的市民能夠受惠。原議案認為，使用公共醫療服務的長者會"因為經濟問題延誤醫治疾病"，但事實並非如此。隨着人口老化，公營醫護人手供應不足，以致有需要和患急病的基層市民輪候急症及專科門診的時間過長，這才是延誤醫治的原因。所以，自由黨多年來多番指出，由私家醫生主導的香港醫務委員會對境外醫生來港執業仍設重重關卡，這被質疑是"醫醫相衞"和奉行保護主義。因此，在不降低醫療水平的情況下，我們要求政府盡快研究及落實放寬和吸引海外醫生回港執業，改善醫療服務的人手不足問題。最後，我想強調，如要有系統地發展基層醫療服務，不單醫生人手需要增加，護理及其他相關界別的人手也需要相應補充，這才可以達到全面及協調效果，避免重蹈過去只着重疾病醫治的覆轍。

主席，去年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宣布決心加強地區基層醫療服務，以鼓勵市民預防疾病，加強自我和家居照顧，減少住院需要。除成立基層醫療健康發展督導委員會外，特首又承諾會逐步按不同的社區需要，透過公私營合作，在全港各區設立地區康健中心。上述種種，均是改善公營醫療系統的好開始。香港的醫療系統大概分為3個層次，依次是基層、專科及醫院服務。作為公共衞生第一道防線的基層醫療，是市民在求診過程中首個接觸的層面，當中包括促進健康、預防急性和慢性疾病及其治療和護理、健康風險評估及疾病偵察、支援病人自我管理，以及為殘疾人士或末期病患者提供支援和紓緩治療。過去香港有沒有做好基層醫療呢？不妨由回歸初期說起。當年政府曾銳意搞好基層醫療，希望能夠減輕對醫院的負荷，當中首推是在全港18區開設長者健康中心，為居於社區的長者提供基層健康護理服務，以減低長者患病和罹患殘疾的風險。可惜的是，有關服務始終缺乏有效的執行機制，只透過衞生署擔當宣傳角色，並提供簡單的量血壓、驗糖尿等身體檢查、健康輔導、健康教育及治療等服務。對於體弱多病的長者來說，這些服務猶如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患病只能回到急症室求診。況且，過去10年，長者健康中心的會員人數只佔整體長者人口約4%，服務可算是杯水車薪。在2010年，特區政府公布《香港的基層醫療發展策略文件》，提升跨界別基層醫療協作，以處理社區不同病患者的需要。八年過去，基層醫療並沒有得到政府高度重視。結果，在公私營基層醫療與長者健康中心等的醫療單位各自為政，既沒有相應配套，也缺乏政府足夠的資源和支持下，一場又一場的大型流感爆發，不但一次又一次把公營醫院迫爆，更把整個醫療系統的問題一步一步暴露出來。主席，香港的人口結構正出現顯著變化，人口老化又漸趨長壽，相繼而來的是各種複雜的慢性疾病日見普遍。港人最常患上的慢性疾病主要有糖尿病、高血壓、高膽固醇、關節炎、骨質疏鬆、心臟病等，因而對跨專科病症的服務需求有增無減。醫院管理局的數字顯示，現時全港有約130萬人患上慢性疾病，即每5人便有1名病患者，同時患有3種慢性疾病的人數比例由2011-2012年度佔11.5%增至2016-2017年度佔19.1%，同時患兩種慢性疾病的比率也由37.2%增至40.2%。此外，長者人口在未來20年將上升至約120萬人，至2066年更會達259萬人，佔整體人口約37%，意味着長期慢性病患者的數目只會不斷上升。香港的公營醫療已超出負荷，加上社會貧富懸殊，長者及低收入人士受制於經濟問題，只能依靠公營醫療系統，對本港的醫療體系構成巨大挑戰，最終受損的是市民的健康。如果政府認真希望發展基層醫療以減少市民對醫療服務的需求，除了在施政報告作出承諾外，更要在資源上全面配合。此外，在推動基層醫療的過程中，中醫亦應在公營醫療系統中擔當一定角色。相對西醫使用昂貴專利儀器和藥物，中醫在問診器材和草藥方面的成本較低，政府的醫療開支亦可相應減低。中醫的預防疾病概念，亦有助減低市民對醫療服務的需求。如果政府能夠繼續加強推廣，並把醫療券用於中醫及簡化行政程序，將有望減輕公營醫療系統的巨大壓力。過去近20年，香港錯失了推動基層醫療的機會，要追趕失去的時間並不容易，而且基層醫療需要由很多不同的醫護專業人員提供服務，涉及層面甚廣，如果能夠做到以社區為定位，從中協調，將是有效推行基層醫療的關鍵，繼而有效處理大部分的初期病患者，使第二及第三層的醫療系統可以集中處理真正有需要的病人，便能為病人提供更方便及更優質的醫療服務。

主席，香港人口迅速老化，以及市民患上慢性疾病的比率增加，為香港的醫療系統帶來非常重大的挑戰。

民主黨支持這些大目標，但回顧政府過去的工作，政府在28年前的1990年發表有關基層健康的《人人健康，展望將來》報告書，而在20年後的2010年，政府再發表《香港的基層醫療發展策略文件》。這8年來，主要由基層醫療統籌處這個執行機構負責推動基層醫療健康的工作，直至去年施政報告發表後，才成立了較高層次的督導委員會主理基層醫療健康政策。回顧過去近30年的基層醫療服務發展，雖然不能說政府沒有下工夫，但整體而言，我們看見主要的問題仍然是資源不到位，說比做多。

如果政府不就這方面進行深刻檢討，調撥資源，基層醫療健康只是空談。局長一定明白，政府說比做多。民主黨想幫助政府。我們希望政府撥出100億元，設立專門用於基層醫療健康的基金。

政府最近建議推出試驗計劃，在葵青區建立一間地區康健中心。其實，葵青區早前一直進行試驗，亦已取得一些成功。不過，政府至今仍未能清楚告訴我們，這間地區康健中心會提供甚麼服務，以及究竟會是預防還是治療為主。

現有的社區健康中心又能否提升至政府想成立的地區康健中心呢？

政府多年來側重於醫療醫學，沒有認真發展預防醫學，市民往往在患病時才求診，又或在病入膏肓時入院，其間似乎沒有太多選擇。所以，我剛才提到民主黨希望增加基層醫療服務佔公共醫療資源的比重，並撥出100億元作為基層醫療發展基金。在有足夠資源後，我們希望資源能夠"着地"，造福市民。在基層醫療的發展方面，不同國家皆有一個共通點，我相信局長也知道，便是不同醫護專業之間的團隊協作，統籌和協調醫社界別，而非單靠醫生推動基層醫療健康。我相信整個基層醫療健康的社區團隊應廣納百川，要包含社工、護士、社區藥劑師、營養師、職業治療師、物理治療師、牙醫、視光師——今天較少議員提及，因為長者可能視力退化，需要vision care，以了解問題所在——李國麟議員剛才提及的聽力診療師，以及家庭護理員等專業人員。所以，政府不能一如以往般，由醫生主導整個基層醫療發展。我希望政府在過程中考慮是否將中醫納入基層醫療健康系統，民主黨是贊成這樣做的。我們希望可以快將看到以社區為主、環環相扣的基層醫療健康服務，而團隊之間亦應無分主次，一同為社區上有需要的市民提供疾病預防服務及資訊。直選議員開設了地區辦事處，我們經常設置流動健康服務街站，為市民量血壓。不過，政府的社區中心或獲政府資助由非牟利機構營運的社區中心其實也可以做到上述工作，無需由議員推行社區健康工作。我希望政府調撥資源和人手，做好基層健康服務。
主席，我支持發展基層醫療，促進市民健康，減少醫院的負擔。我也樂見今次議會同事藉着新任特首發表的第一份施政報告高調提及要全力發展基層醫療，從而提出議案和修正案，為市民爭取醫療資源。林鄭特首提出的發展醫療建議，跟各位議員提出的建議有甚麼分別呢？林鄭特首曾經提及，要提升公眾健康水平，減少重複入院及糾正以急症室服務作為求診首個接觸點的現象。至於胡志偉議員提出的議案，以及其他議員提出的修正案，跟特首剛才的那番說話有甚麼關連呢？我曾經撰寫數篇文章，分析不同人對於"基層醫療"這4個字的理解和要求，也有所不同。今次的議案和修正案正好突顯出這一點，大家正在說不同的事情，使用不同的語言。今次大家均提出一些具體的建議，例如撥款100億元設立種子基金，資助市民進行身體檢查；又或是增加長者醫療券資助金額至每年不少於3,000元；增加社區健康中心或康健中心，增設24小時門診服務，增加公營牙科診所等。大家提出的服務有少許分別，當中有不少是前屆政府發展基層醫療而推出的服務，有些則是不同團體或議員所希望的。正如社區健康中心一樣，2012年落成的天水圍社區健康中心，是第一間根據當年基層醫療發展策略和服務模式而興建的社區健康中心，之後又有北大嶼山社區健康中心和觀塘社區健康中心，均是由......現在有同事希望增建社區健康中心，但同事心目中的社區健康中心，是否這樣的模式呢？

當同事提議增加現有社區健康中心的同時，林鄭特首表示將會在葵青區試驗運作一間嶄新模式的地區康健中心，理由是葵青區議會利用政府於2013年提供的1億元撥款，跟地區協會、非牟利機構合作，推出多項醫療護理服務，奠下進一步擴展地區基層醫療服務的基礎。特首更表示，會因應試點計劃的經驗，逐步在各區設立地區康健中心。這個嶄新的模式，跟現時政府，或政府透過醫管局提供的基層醫療服務有多大分別、是否要取代現有服務，也會相當影響現時整個公營基層醫療服務的運作和計劃。例如現時公營社區健康中心將來在新的地區康健中心扮演甚麼角色呢？是否各有各做，還是會出現競爭資源或資源重疊的情況呢？

我剛才重申，林鄭特首曾經表示，發展基層醫療是為了提升公眾健康的水平，減少重複入院及糾正以急症室服務作為求診首個接觸點的現象。作為醫生，我對此當然非常贊成，問題是發展基層醫療並不是政府今天才提出的。遠的不說，回看立法會CB2827/17-18號文件，2008年政府提議要加強基層醫療服務，成立工作小組；2010年年底發《香港的基層醫療發展策略文件》均已提出很多策略重點，例如改善不同界別醫護專業人員之間的服務和協調、加強跨界別協作、加強預防性方針、提升病人能力等，這與現屆政府的地區康健中心試點要做的工作相當類同。當然，政府的政策要不時檢討，否則便不知道如何改善或改革，但政策的延續性也非常重要，否則朝令夕改，整個政府也無所適從。前屆政府透過健康與醫療發展諮詢委員會轄下的基層醫療工作小組為基層醫療發展策略提供意見，上屆政府在3年前重組健康與醫療發展諮詢委員會，接管工作小組制訂的基層醫療總體發展政策的工作，並在2010年成立另一個基層醫療統籌處，職能除了執行基層醫療的政策和策略，還會統籌研究計劃，評估市民對基層醫療服務的需求，並與機構合作探討情況。

有一間扎根於葵青區的非政府醫護組織質疑，成立基層醫療發展督導委員會，會否跟統籌處的職能有所重疊，造成資源浪費，這也是我的關注。如果政府欠缺延續性，造成資源浪費，"肥上瘦下"，投放更多給資源基層醫療，其實也未必能夠減輕市民對醫院的需求，也有負特首所託。

主席，我的發言是綜合回應"發展基層醫療服務"的議案及其他修正案。

研究顯示，相對於一個建基在專科治療服務的醫療系統，一個着重基層醫療的醫療系統，能夠達到更好的健康效果，例如第一，減低可避免的死亡率；第二，改善護理的持續性；第三，讓人們可以更容易獲得醫療服務；第四，可以提高病人的滿意程度；第五，減少與健康相關的不平等現象；及第六，降低整體的醫療成本。但是，如果僅以效率作為醫療政策的考量，未免忽略了公共政策的目標其實是全民健康，而醫療政策只是實現全民健康的其中一項政策而已。鄭泳舜議員剛才提到1978年通過的《阿拉木圖宣言》，其實宣言中的第一點便指出，健康不單是沒有疾病，而是身心健康社會幸福的整體狀態，屬基本人權，其實現是要求衞生部門及其他多種社會和經濟部門的行動；而第二點指出，人民的健康狀況，特別是國家內部現存的嚴重不平等，在政治上、社會上及經濟上均不能接受。《阿拉木圖宣言》是確立基層醫療的國際宣言，值得注意的是宣言以社會整體角度、以人權及社會平等的角度來看健康。因此，沒有基本人權、沒有社會平等、沒有社會角度，根本便難以達到、實現社會整體的健康，我們也難以談論基層醫療的政策。2013年，鄰近香港的臺灣舉行了全球健康論壇，學者共同發表名為"全球健康工程臺北宣言"，宣言重申群眾的健康會受到各個部門政策的影響，包括經濟、教育、國際貿易、交通運輸、社會福利、住屋等。該宣言認為不同的部門倡議對於健康有益的政策，既是改善健康的有效方法，亦對於增進人類整體發展有所貢獻。一言以蔽之，便是health in all policies，所有政策均面向以健康為中心，其實health in all policies才是最全面的基層醫療政策。

它是個人、家庭及社區使用醫療制度的第一個接觸點，要位處於市民居住和就業的地方。在功能上，它要處理整體社區的健康衞生問題，並且提供健康推廣、疾病預防及治療，以及復康服務。要提供這些基層醫療，世界衞生組織強調要跨界別合作，以應付社區衞生的問題。在香港，正如很多議員已提到，公共基層醫療服務進度過於緩慢，發展基層醫療很多時候是"雷聲大，雨點小"。自2008年開始，醫院管理局好像推出了很多基層醫療的新措施，例如公私營協作措施、設立社區健康中心、推行病人自強服務等，平均每年的預算開支為5億6,000萬元，但總是"周身刀，無張利"。根據食物及衞生局的資料，在非住院護理醫療服務提供單位支出及在醫院支出的趨勢有所不同。在非住院護理醫療服務提供單位的支出佔醫療衞生經常性開支的比例越來越少，從1989-1990年度的42%下降至2014-2015年度的25%。另一方面，由於在醫院支出的增長比較快，令其佔醫療衞生的經常性開支在同期的比例，由34%上升至50%。此外，公共醫療衞生支出主要用於醫院上，在2014-2015年度佔公共醫療衞生經常性開支的74%，而私人醫療衞生支出主要用於非住院護理醫療服務提供單位，在2014-2015年度佔私人醫療衞生經常性支出的42%。香港自1990年代開始討論基層醫療，但從上述的數字反映，公共醫療資源卻是嚴重傾斜於醫院服務，忽略了非住院護理服務，而真正發展非住院服務的是私營機構。現在私人市場提供大約七成的門診服務，服務時間由私人醫生決定，只有少數提供24小時服務及探訪服務。其餘三成的門診服務由公營普通科門診提供。事實上，門診服務往往是現時市民首個醫療服務的接觸點，為市民提供一般的醫療資訊，而現時，不少基層醫療服務卻是"外判"予私人醫生和醫療機構，在缺乏統籌和協作下，令跨界別協作、以人為本、持續照顧這些基本的基層醫療元素均被忽略。主席，政府大力推行基層醫療，我當然舉腳贊成，但如果只是考慮到資源運用，希望增加醫療服務的效率，我則認為根本不能做好基層醫療。我仍然未能看見政府在這方面的決心，畢竟在發展經濟的主旋律下，全民健康對政府而言根本是不重要的事。在充斥社會不平等、不尊重基本人權的香港，可以想象基層醫療將會舉步維艱。事實上，我未能看到在100萬人的貧窮、長工時、假期少、缺乏勞工保障，這種嚴重社會不平等的情況下，香港可以如何實踐有效的基層醫療服務。當"打工仔"只有15分鐘的用膳時間時，我們如何談有食物營養？

主席，"發展基層醫療服務"當然要涵蓋很多方面。首先，在這節發言中，我想先說一說北大嶼山醫院這個作為服務大嶼山或東涌居民的醫療系統。我們多次向政府提出，希望北大嶼山醫院能夠升格成為一所全科醫院。

我們過去一直希望北大嶼山醫院能開設多些專科，包括腎科、泌尿科等。

但是，我希望在這裏再三向政府提出，一個完整的基層醫療系統，是能完全提供各種專科服務。

第二點，主席，我想藉這個機會表示，我們看到其中一個很大機會在社區爆發的疫情，就是流感。

我想藉這個機會再三表示，因為夏季將至，我們知道除了冬季外，夏季也是一個很容易爆發流感疫情的季節，是另一個高峰期。我們看到過往的基層醫療系統，包括公立醫院，很多時在流感高峰期的時候，病人要等候6小時至8小時才可以看病。當然，政府往往在處理這些情況的時候都會表示，會增加普通科病床、增加人手等。

老實說，我想其中一個對症下藥的方法，就是除了及時增加人手，以應對這些因流感入院或求診人士外，還要做好預防工作；因為如果預防工作做得好的話，可以在流感高峰期間，適度減輕對於公立醫院人手或資源的需求。所以，我過去再三提出有關要求，而今年年初亦提出過一項書面質詢，主要是詢問關於對抗流感及提供疫苗等的安排。我想在這裏再三提出，我們看到小朋友的情況，現在不足12歲的學童，他們接種流感疫苗的比例大約是18%。相比其他國家，例如英國，其有關的接種率是高達六成。可能有些人會問，為甚麼其他國家的接種率這麼高？因為很多時，他們是在學校進行集體接種的。現時香港學童接種流感疫苗，不是在學校集體接種。很多時候，學校會鼓勵家長帶小朋友到診所接種。畢竟，在家長的立場來說，他們可能覺得如果不在學校接種，要自行帶小朋友到診所接種，會有些麻煩。

所以，我希望政府在這方面，可以作出恰當的應對。

所以，我希望能夠縮短識別的輪候時間，希望政府在這方面能夠繼續提供更多資源。最後，我想說的是，今天很多同事提到長者醫療券，我相信將現行2,000元提升至3,000元，是大家的一個共識，我們希望能夠給長者更多這方面的支援。

主席，今年的財政預算案提及政府會就基層醫療服務規劃制訂藍圖，"加強在社區內的醫護及復康服務，減少不必要使用醫院服務"。

其實，這類病人本應前往普通科門診診所求診而無須使用急症室服務。

以九龍東為例，整個黃大仙區和觀塘區有11間普通科門診診所，星期一至五每天只有約3,300個名額，但兩區人口合共100萬人，難怪該兩區的長者和多位人士也表示，預約門診服務的電話甚少能接通，即使接通，亦已額滿。在無法負擔私家診所高昂收費的情況下，他們唯有前往公立醫院的急症室求診，但該兩區只得聯合醫院提供急症室服務，而輪候時間往往超出4小時。

主席，由此可見，單單九龍東的基層醫療系統已嚴重超出負荷。此外，由於醫管局未有正視市民因普通科門診名額不足而難以預約診症服務的問題，這些原本能在普通科門診診所接受診治的市民被迫轉往急症室，花頗長時間等候診症服務，卻因而影響真正需要急症室服務的人，造成惡性循環。這樣絕對是資源錯配，所以政府應切實加強普通科門診服務。

雖然現時已有多項措施處理基層醫療服務不足的問題，但問題在於每項措施也是力度不足，故我建議政府可透過加強普通科門診公、私營協作計劃，擴大計劃的服務對象以涵蓋病情穩定的慢性病病患者或兒童，並加快推展計劃至全港18區。此外，我必須談談有關《醫院管理局藥物名冊》的問題。我絕對支持梁耀忠議員的修正案中對醫管局擴大《藥物名冊》安全網所涵蓋的藥物種類的要求。

我支持胡志偉議員提出的"發展基層醫療服務"的議案。由於時間所限，我會集中談兩方面事宜，包括如何解決長者牙齒保健服務不足，以及長期病患者藥費過高的問題。胡志偉議員在原議案中建議發展全面的公營牙科服務，包括把學童牙科保健服務擴展至中學生，以及實施全民牙科保健計劃，我十分認同這些建議。牙齒是人類健康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牙齒狀況差，人會沒有心情進食，構成很多生活上的困擾，更會對健康構成威脅，亦會損害腸胃。近年外國研究指出，口腔健康狀況差劣的人，患癌的機會亦會大幅增加，令壽命縮短高達13年。但是，在政府儲備高達30,000億元，本年度盈餘更高達1,500億元的香港，不少長者卻仍未能享有基本的牙科服務，造成滿口蛀牙，健康受到嚴重影響。公立牙科診所只會有限度開放給公眾使用，一般市民難以在公立牙科診所享用全面的牙科服務。由於現時的社會保障機制未能為大部分低收入市民及長者提供充足的保障，而公立牙科保健系統又未能應付市民龐大的牙科需要，不少基層市民因不能支持昂貴的牙科診金而延誤治療。即使政府近年推出長者醫療券計劃，但金額有限，根本不足以支付動輒數以千計的牙科診金。

有見及此，人民力量過去多年均建議政府當局必須盡快設立長者牙科醫療特惠津貼，令更多低收入人士能享有資助。

只有政府下定決心採取有效措施，提高市民的口腔健康水平，長者的健康和生命才能獲得保障。另一個需要立即改善的問題是藥物費用問題。自2005年7月11日起，公立醫院逐步推行《醫院管理局藥物名冊》後，不少病人便要支付高昂費用，購買《藥物名冊》內的自費藥物，然後才能獲得優質治療。雖然現時有不少基金會為有需要的病人提供藥物資助，但該等基金只會就部分自費藥物提供資助，參加者更須通過嚴格的資產審查。基於上述原因，不少飽受長期病患煎熬的市民仍須為購買自費藥物，面對沉重的經濟負擔。鑒於《藥物名冊》實施至今，為不少病人構成極大困擾，並且影響本港的醫療水平，所以政府當局應立即取消《藥物名冊》，將《藥物名冊》內的自費藥物納入醫院管理局資助範圍，讓病人可以按標準收費購買藥物，從而減輕長期病患者在用藥上的經濟負擔。雖然我們希望政府就醫療系統進行上述兩項改革，但如果沒有足夠的醫護人員，即使增設多數間牙科診所和醫院也無補於事，市民仍須輪候多時才能見到醫生和牙醫。如果醫生不足，診金也會越來越貴，醫療券只會越加捉襟見肘。因此，政府應好好思考如何進一步改善公營醫療系統，尤其是如何改善醫護人手不足的問題。當我們不斷提出大量意見，要求改善基層醫療質素時，我們也要問即使有錢，但有沒有人手執行政策呢？現時公營醫療系統人手嚴重不足，一方面人口老化，令求診人數不斷增加；另一方面，醫生的流失數目卻與日俱增。事實上，如不增加公營醫療系統的醫護人手，醫護工作量卻不斷增加，工作環境不斷惡化，醫護人手只會更易流失，因而陷入一個惡性循環。

同事之間各自為政，互相推卸責任，人人為求自保，不想犯錯，於是便事事諉過於人。

主席，我希望"慢咇"剛剛說的故事不是一個普遍的情況，否則的確令我們很擔心，因為這牽涉到整個醫療系統的誠信問題。我們今天討論基層醫療，但很多人未必清楚何謂基層醫療。所謂"基層"，不是我們一般所指的"中產"、"基層"人士的基層，所以，基層醫療不是向相對窮困的基層人士提供的醫療照顧。

若再需要接受醫院的照顧或急症醫院，這是第三層。在概念上，我們希望市民無需接受醫院治療，希望全民均達到健康的狀態，甚至不用看醫生，可以通過自己的日常生活習慣、知識、對健康的注重、令自己盡量不需要接觸整個醫療系統。所以基層醫療的概念便是全民健康，而着重的是在首先接觸點這個範圍內，為所有人解決健康問題。市民有任何疾病，無論精神或肉體上需要醫療服務，我們在這制度下先作處理，避免病人成為長期病患者。即使是長期病患者也可以在最初的接觸點、在社區、在其熟悉的地方、在其家中處理，能夠維持健康，這便是一個好的基層醫療。香港的基層醫療是全面失敗的，看看我們的急症室經常"滿瀉"，我們的醫院病房"爆棚"，剛才譚文豪議員提到在急症室要輪候多少小時，便是香港基層醫療失敗的確切證據。

這樣不論對病人、市民、政府、社會也不好。

政府也承認，整個社會實際投放在醫療開支上，其實差不多各佔一半，私營的還佔多一點。問題是如果我們要推動基層醫療，以達致全民健康，即邵家臻議員剛才說的《阿拉木圖宣言》，則在以基層醫療策略，處理全民健康或推進全民健康方面，政府的承擔在哪裏？

若說醫療服務不是商品，生病要有機會看醫生，又如果政府今天高呼口號說，沒人會因為經濟問題而得不到適切的醫療照顧，這是全民價值，也是政府真正的原則，則政府要有更大的承擔，更大力投放在基層醫療上。剛才各位議員提到，甚至我們的修正案中亦提及很多醫療問題，例如牙科、《醫院管理局藥物名冊》的問題，還有安全網的問題，即撒瑪利亞基金、關愛基金等諸如此類，其實就是在在表示政府缺乏承擔，沒想辦法去解決這些問題。如果再廣義一點論基層醫療，其實是指為市民提供可負擔和易達，即能輕易取到的醫療服務的制度，這是世界衞生組織的定義。想想看，如果我們依靠政府的普通科門診，20多年來也難以透過電話預約服務成功預約門診，更沒辦法讓老人家在"頭暈身㷫"時，不需要擔心經濟問題而可以很快得到醫療照顧。

我們依靠私營院舍提供服務，但私營院舍優先考慮的是生意，而不是老人家或長者病患的福祉。在一個以商業原則考慮整個醫療市場的思維下，我們如何能真正提供好的基層醫療？
主席，我覺得今天討論有關發展基層醫療服務的議案非常好，亦提供一個理想場合讓大家一起辯論。

就是本港醫療服務做得相當不錯，令很多長者得到照顧因而延長壽命。

大家均知道，醫療人手不足已是存在已久的問題，但政府似乎苦無對策。

因此，我們多次向局長或局方的同事查問，他們的解釋是醫療人手不足，所以無法開設24小時門診服務。

第二是藥物昂貴，因為設有《藥物名冊》。

他希望我替他找社會福利署幫忙，我後來得知他最終得到撒瑪利亞基金的幫助。

導致香港的基層醫療服務及全民醫療服務越見差劣，以及走向一個不能解決的狀況，政府實在責無旁貸。

所謂階級矛盾是指統治階層及被統治階層，而統治階層對全民醫療服務的基本取態有三。第一，從正面或樂觀的角度看，他們希望全民健康，因為這才可令社會有基本的生產力和勞動力，繼續為他們賺錢。第二，他們可能並非希望全民健康，而是希望越少人便越好，即是政府不作為或做得差一點，人口便會減少，那便不用背負更多責任。第三，是我們過去相對熟悉的做法，亦即統治階層相對中立，視乎有沒有金錢及會否影響他們的管治，才會處理醫療問題。可惜的是，我們的統治階層即政府，已由相對中立的醫療政策，變成採取一種比較"魔鬼"的做法。

所以，單純從統治階層角度來看待醫療問題的上述3種取態，大家不要以為政府必然希望全民健康，這並不一定，因為當局須衡量資本和資源是否足夠，如果並不足夠，則當然希望在紀錄上有較少人患病。另一方面，被統治階層則有點複雜。被統治階層通常出現的情況，是所有香港人理應無法自醫，因為他們並非醫生，沒有這方面的專業知識，這是關乎專業知識範疇的限制。

不幸的是，為何我要在發言的開首部分指出政府需要負上全部責任呢？原因是，政府令基層醫療服務演變成單純的貧富階級醫療問題。首先，最清晰並能立竿見影地解決醫療問題的做法是，麻煩局長及政府當局考慮立即撤銷撤瑪利亞基金制度，重新由醫院管理局利用其恆常開支承擔長期病患或罕見病症患者的藥物支出。

就這一點，我要求政府擴闊恆常醫療開支，背負其應該承擔的責任。政府不能把香港人單純視為負擔，我們希望做到全民健康。

主席，我們當然十分支持發展基層醫療，因為如果基層醫療做得好，市民便能及早預防和及早診治。

但是在發展基層醫療上，其實有很多事需要思考和準備。剛才民主建港協進聯盟多位議員已經就民建聯的建議發表一些想法，我想補充數點。第一，要發展完善的基層醫療，不能沒有家庭醫生，所以，我認為政府應詳細思考如何推動"一人一家庭醫生"的政策。家庭醫生十分重要，因為有很多科研也證實，如果每個人也有家庭醫生，可以增加早期發現病症例如癌症的機率，降低各類的死亡率，以及有機會大量減少使用急症室和醫院的服務。現在的問題是，香港沒有足夠的家庭醫生。主席，根據香港大學的報告，如果家庭醫生與香港市民的比例要做到1：2000，其實香港應有3,700名的家庭醫生，但現時香港家庭醫學學院只有747名院士及190名實習生。所以，如果香港需要有更多的家庭醫生，政府便要提供培訓並設法吸引更多醫生接受有關培訓，成為家庭醫生。政府亦應制訂新的登記制度，建立香港家庭醫生註冊制度。如果香港沒有足夠的醫護人手，政府又如何提供優質的基層醫療？所以，培訓更多的醫護人員和吸引更多合資格的醫護人員來港服務，亦是當務之急。我想提出的第二點是，推動中西結合的醫療服務。

這麼多年來，香港最少有1,000名的中醫畢業生，但政府有沒有善用他們來輔助基層醫療？

所以，我希望政府更重視中醫，在各區設立中醫門診，盡快完成興建中醫醫院。此外，亦應優先發展結合中西醫優勢的專科服務。

如能聚焦在臨床研究，應用於防治和復康治療，相信對推動基層醫療有很大的幫助。我想提出的第三點是善用醫療科技。我很高興，政府在答覆我在5月16日的書面質詢時表示，政府成立的基層醫療健康發展督導委員會會研究借助大數據規劃最切合社區健康需要的策略。這是好事，因為如果我們可以善用大數據和區塊鏈的科技，在預測香港的醫療需求上、籌備規劃上、科研上、提供更好的服務上，以及建立更完善的地區網絡上，均可以做得更好。但是，我希望政府不要只是構思，也不要考慮數年後才敲定推行，希望政府可以盡快善用各項醫療科技，推動基層醫療的發展。

香港對罕見疾病的防治和保障已落後於歐美和亞洲鄰近地區，亦沒有足夠醫治罕見疾病的醫生，所以，我們希望政府盡快為罕見疾病訂立定義和制訂罕見疾病的支援政策，設立罕見疾病的疾病個案和資料庫，以支援患上罕見疾病的病人。此外，我也希望政府能夠完善疫苗接種計劃。剛才很多議員提及流行性感冒，但我更想談論的是子宮頸癌疫苗接種。民建聯一直推動將子宮頸癌疫苗列為恆常接種的疫苗，希望能為適齡的女童在校內注射，成為常規的注射疫苗。現時香港子宮頸癌疫苗的覆蓋率十分低，而且目前我們也面對疫苗短缺的問題，所以如果可以將子宮頸癌疫苗接種計劃成為恆常的注射計劃，應該可以解決這問題，並大大降低有關費用。有關發展全面的公營牙科服務方面，我們很多同事已經提過，我希望政府認真考慮，尤其是長者對牙科服務的需求十分大。

民建聯一直爭取將計劃的資助金額增至每年不少於3,000元。此外，我亦希望醫療券的受惠年齡可以降至60歲，我相信這建議亦是很多跨黨派的議員所爭取的。主席，我相信發展基層醫療對香港的未來非常重要，但如果政府並非大力及增撥資源推行，只是繼續由醫院管理局負責推動，則香港很多醫療問題將不能解決。如果能有效推動基層醫療，現時醫院的輪候時間問題、病床不足的問題，其實均有望紓緩，希望政府能聽取我們的建議。

新民主同盟一直要求政府增撥資源予公營醫療系統。特區政府上個月公布的財政狀況臨時數字顯示，政府的財政盈餘已高達1,489億元，截至2018年3月31日的財政儲備，更超逾11,000億元。事實擺在眼前，特區政府絕對有足夠的資源額外撥款發展基層醫療服務。主席，根據政府《2016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即使經過政策介入後，香港仍有接近100萬人生活在貧窮線下，其中長者佔33萬人，兒童佔17萬人，即每兩名貧窮人口，便有一名是長者或兒童。這反映出香港貧窮情況嚴重。貧窮的市民通常沒有購買醫療保險，因此難以負擔私家診所或醫院的高昂診金，當他們未能預約政府普通科門診服務時，便只能選擇前往公立醫院急症室求診或自行購買成藥。香港現行的醫療體系，依然令貧窮人士在社區求醫時面對重重困難。主席，隨着醫療成本不斷攀升，除了貧窮的市民外，中產也越來越難以負擔沈重的醫療開支。今年年初有醫療集團發表調查報告，指出由1989-1990年度至2013-2014年度期間，香港人自費醫療的支出急升4倍至大約430億港元。據這項調查推算，倘若香港的醫療體系沒有明顯改善，至2024-2025年度，相關的醫療支出將再增加1倍至940億港元。

主席，上述數據說明了香港在面對人口老化和貧富懸殊的情況下，改善基層醫療服務制度及質素是急不容緩，但可惜特區政府的承擔不足。

主席，除了在求醫時須付出診金外，市民的醫療開支負擔不斷加重的原因之一在於購買藥物。2016年審計署署長發表的第六十七號報告書指出，許多病人在接受治療時均須服用沒有資助的自費藥物。事實上，2015-2016年度醫管局採購藥物的採購值約為62億元，僅佔醫管局該年獲得的經常補助額約12%。主席，我剛才列舉多項數字，目的是想說明一個事實：基層醫療仍然未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醫療體系的重心，政府增加撥款的速度緩慢，佔總額的比例偏低，未能追上市民對基層醫療服務的需求，更無法紓緩日益增加的醫療開支為市民帶來的經濟壓力。長此下去，市民逐漸疏於預防疾病，又或有病不敢求醫，甚至不願意買藥，致使病情延誤，久而久之，香港人的健康狀況便會倒退，因而需要更多醫療服務開支這個倒退，最終會令公營醫療系統更加不勝負荷，造成惡性循環。

此外，就長者而言，政府更應盡快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我相信這樣才能有效減輕長者的經濟負擔。

對於各項修正案，我很感謝大家的支持，而各項修正案補充了我的原議案可能在觀念上較寬鬆的地方。舉例而言，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主要是要求增加中醫服務。中醫服務很顯然也屬於基層醫療服務的一個環節，但我比較籠統地放在基層醫療的項目中，亦希望政府能夠注意到中西醫的結合。中醫的運用也是很重要的課題，需要在接下來的基層醫療工作上展開，從而令整個醫療架構包含中醫藥的成分。因此，我們會支持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

此外，李國麟議員提到要正視現時基層醫療服務方向不清晰的問題，李國麟議員指出，在討論基層醫療服務時，我們要很清晰地知道，究竟政府想扮演甚麼角色和定位如何。基層醫療的工作往往是以及早識別、預防和治療為主要環節，但是，很可惜的是，過往政府在基層醫療的工作上仍然以治療為主軸。

當然，在實質上，這亦牽涉到醫護人手不足的問題，這也是需要解決的。客觀上，基層醫療亦要面對醫護人手的問題，我看到不同的基層醫療服務在過往不能得以推展，其中一個因素是牽涉醫護人手的問題，例如長者牙科保健的問題，政府為何經常說做不到呢？

另外，有同事提到關於長者醫療券的運用......

另外，應該是麥美娟議員提及關於長者醫療券應可用在牙科上，我們亦完全同意，希望擴大長者醫療券的使用，可以令醫療券在運用上提供更多選擇給市民大眾。所以，對於多位議員的修正案，民主黨也會一一支持，亦很希望通過大家的支持，令整個基層醫療工作能夠在今屆議會中得到開展，政府能真正投入資源，確立基層醫療工作的重要性，並長遠地展開。